主席，很高興今天終於有機會動議"推動電動車普及化"議案。首先，我聲明我無意為任何一類環保車輛作推銷的工作。不過，因應世界大勢所趨，在現時各種環保車輛中，電動車的發展相對較為成熟，而且較為適合香港的環境。倘若日後有其他更環保的車輛推出，我希望政府亦能積極推出相應的政策予以支持及配合，藉以進一步改善路邊的空氣質素。空氣污染對環境及人體健康所造成的威脅是毋庸置疑的。世界衞生組織的數據顯示，空氣污染每年奪去多達700萬人的寶貴生命。除人命外，空氣污染亦帶來龐大的經濟損失。根據香港大學的達理指數，本港上月因空氣污染造成的總經濟損失達21億元。如果以這個數字推算，一年的總經濟損失便高達252億元。由於燃油汽車的排放一直被指為空氣污染的源頭之一，因此，多個歐洲國家例如挪威、荷蘭、德國、法國、英國等，甚至亞洲的中國，均已先後宣布，將於2025年後相繼禁售燃油汽車。而多間汽車製造商亦已表示，會投放更多資源研發新一代的零排放電動車。由此可見，生產電動車已成為全球汽車產業發展的大方向。但是，政府在推動電動車普及化方面的工作則有欠力度。香港早於1994年已豁免電動車的首次登記稅，更在2009年成立由財政司司長領導的推動使用電動車輛督導委員會，希望促使香港成為亞洲區內最廣泛使用電動車的地區之一，並設下在2020年有三成私家車為電動車或混能車的目標。但是，截至今年2月，全香港只有11,000多輛電動車，佔全港已登記的車輛不足2%，距離政府設定的目標甚遠。為鼓勵車主選購電動車，政府既提供首次登記稅寬減，亦訂定了相對較低的牌照費。但是，在香港使用電動車至今仍未成氣候，主因是電動車的價格尚未達至市場的期望，以及其他配套不足，影響車主選購電動車的意欲。申訴專員公署曾經就政府對電動私家車配套設施的規劃及安排進行調查。於去年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電動車充電設施不足，窒礙電動車在本港的廣泛使用。截至2018年2月底，全港有1,862個充電器，雖然已分布在18區的樓宇、商場和酒店內，但卻分布不均。況且，當中快速充電設施不足兩成，只有300多個；其餘的充電設施均需要車主花上數小時充電，對於目前1萬多輛電動車而言是不敷應用的。電動車充電設施緊絀，充電車位亦經常被濫用。例如中環天星碼頭停車場的充電車位雖然實施電動車優先的措施，卻經常被燃油汽車佔用。政府表示公共充電設施只屬於輔助性質，電動車的車主應在其居所或辦公地方為其車輛作日常充電。在2011年4月後新建的私人樓宇，亦有部分提供電動車充電停車位。但是，在一些舊式屋苑，自設充電設備不但成本高，難度亦甚大。香港的住宅大廈受《建築物條例》、大廈公契和租約等條款約束，如果要增建充電裝置，便要得到該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批准。但是，有車主為此折騰1年，既要額外購買第三者保險，又要作電力負荷評估，以及辦理律師協議等，最終卻未能獲得法團的准許。政府指路邊空氣污染物的主要來源是商用車輛。但是，由於商用車輛運作時間長及香港的氣候和地勢問題所限，對電動商用車有較高的要求。

數年前，的士業界曾自發試用48輛電動車，但最終因為未能配合實際的營運情況，試驗計劃無疾而終。另一方面，政府全數資助購買的36輛電動專營巴士，則至今仍在測試中。主席，政府在回收及處理廢汽車電池方面亦未見有完善的機制。現時，全港約有80萬輛汽車，以電池的壽命大約為3年至4年計算，每年應該需要回收或處理的電池超過20萬枚。但政府在2016年12月14日回覆我的質詢時表示，現時每年經合資格回收商回收處理的廢汽車電池只有5萬多枚，其餘的10多萬枚電池或許在未經處理的情況下掉進堆填區。假如說法屬實，電池的有毒物質將會對環境造成極大破壞。如果政府現在不積極處理汽車廢電池的問題，日後電動車當道，問題將更難以解決。此外，現時電動車維修技術並不開放，導致坊間的車房只能提供有限度的維修服務，變相迫使車主把汽車送回原廠維修，一來令維修時間延長，二來維修費用亦高昂。如果政府沒有因應電動車發展的趨勢，強制電動車供應商開放技術及適時對有關人士提供培訓，在維修服務不足的情況下，車主對電動車只會敬而遠之。主席，既然零排放的電動車是大勢所趨，亦有助減低空氣污染造成的禍害，以下我會提出一些普及化的建議。首先，如果要推動電動車普及化，政府應全面檢討相關的政策，加強推動使用電動車輛督導委員會的職能，藉着一個中央統籌的執行機構去推行及督導電動車的發展措施，加強實際執行能力，務求達至階段性的推動目標，包括電動車輛的數目、電動車充電設施的供應、電動車維修服務的提供等。此外，政府必須積極強化電動車充電配套，令市民無後顧之憂。政府應加快把現時標準及中速的充電設施升級至快速充電水平。由於不同國家生產的電動車有不同的充電制式，因此，當局應盡快研究如何有效地設置更多多制式的單一充電裝置。就增加充電設施的覆蓋率，除繼續在現有政府物業及公營房屋的停車場增設充電設施外，政府亦可參考日本，在一些有充足空間的加油站增設充電設施，又可研究德國改裝部分電燈柱以兼作充電樁的例子。據悉，環境保護署亦正就戶外充電器進行試驗，若能在部分路旁咪錶泊車位加設充電樁，將可大幅地擴展充電網絡。對於充電泊車位被濫用問題，當局可派員巡查，當發現有違規情況或接獲舉報，應安排鎖車。又如車輛充電後遲遲不離開充電位，可參考電動車供應商向有關違規車主收取費用的做法，以杜絕霸佔車位的問題。此外，政府應檢討《建築物條例》。現時，電動車車主擬在舊式樓宇加裝充電器，要經過一般的法律程序去修改公契。而且，申請程序繁複，要向管理處及業主諮詢、檢視制度、僱用承辦商實地考察以完成計劃書，並經法團開會審批及修訂等，動輒耗時數個月。故此，當局要簡化相關申請程式，提高審批效率。為配合電動車的發展，《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於2011年已作修訂，建議新建樓宇內30%的私家車車位應提供充電設施。既然電動車是大勢所趨，電動車數目只會有增無減，政府應強制所有新建的商住樓宇的車位均須配備電動車充電的基礎設施，以免除日後因電動車充電位不足而須再額外增添時的困難。本港首批電動車電池即將到期退役，政府應盡快制訂及落實完善的電動車電池回收機制。退役的電動車電池一般仍有大概70%的電力儲存能力，如果能夠妥善處理，其可用壽命或可達7年。而且，這些電池含有大量的鋰元素，可加工並提煉成為新的鋰電池，回收價值較高，若不作回收而棄置於堆填區，不但浪費，對環境亦造成嚴重的禍害。主席，本港與電動車相關的教學課程並不全面，有興趣入行的青年難以得到優質的培訓。我建議當局推動專上學院開設與電動車相關的設計、科研、維修等課程，為電動車行業培訓多方面人才，為香港發展電動車或電動車周邊配件的產業創造有利的條件。商用電動車能否普及，端賴政府是否願意投放資源，補貼購買商用電動車及增加充電裝置。綜觀歐洲、美國或中國等地，皆不乏成功例子。如英國由今年1月1日起，所有新的黑色計程車必須為電動車，而英國倫敦交通局將花費1,800萬英鎊增設快速充電設施，令黑色電動計程車可在數分鐘內完成充電。至於鄰近的深圳市，早於3年前已設立50億元人民幣電動車扶持資金，幫助淘汰4,500輛燃油的士，推動電動的士發展。電動車的售價至今仍欠缺競爭力，這亦是令車主無意購買電動車的主要原因之一。自政府取消全數豁免電動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後，首次登記的電動私家車數目大減。但我支持政府就豁免電動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設定上限。若繼續全數豁免，難以促使汽車生產商自動降低電動車的價格。事實上，一些價錢較便宜的電動車已開始陸續推出，而隨着電動車大眾化，價格勢必隨之而下調。不過，自由黨亦曾建議政府考慮調高97,500元首次登記稅的豁免上限，以吸引更多市民選擇購買電動車，只是政府傾向維持現有水平。為控制車輛數量增加，政府推出"一換一"新計劃，車主購買新電動私家車並銷毀舊燃油車輛可獲最多25萬元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但車主必須已擁有該6年車齡的舊私家最少3年。對於有指相關條件苛刻，財政司司長曾公開表示，設定的條件為防止出現二手車的炒賣活動而濫用公帑。對於司長的解釋我可以理解，但為更有效達致鼓勵車主轉用電動車，我認為計劃有可優化的空間，希望政府能多聽市民的意見，稍後作出適當的調整，一則回應市民的訴求，二則可加快達致政策目標。主席，我謹此陳辭。

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梁繼昌議員、莫乃光議員、盧偉國議員、許智峯議員、容海恩議員、陳克勤議員、陳淑莊議員及何君堯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這項議案應會得到議會內跨黨派的支持。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統計，全球每年平均有300萬人因暴露在室外空氣污染而直接導致死亡。另一項由日本經濟產業省進行的統計則指出，在1999年至2035年這數十年間，全球交通工具所排放的溫室氣體佔整體溫室氣體排放量的22%，而二氧化碳的排放將上升1.75倍，這是其中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根據《巴黎協定》所訂，我們必須將全球的溫度上升限制於某一程度內。

早在2009年施政報告，時任特首曾蔭權已定下普及電動車的長遠政策目標，表示要令香港成為亞洲區內最廣泛使用電動車的地區之一。在2011年施政報告內，特區政府更表示要在2020年將電動車佔全港私家車的數量比例提升至30%。這個目標已記入施政報告中，是否因為政府換屆便政息人亡呢？我認為這些施政目標不應因政府換屆而放棄。至於上屆的梁振英政府，亦曾在2014年施政報告第152段表示，政府會增購電動車，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會率先試用。

第一個長遠目標是，究竟政府希望電動車將來在車輛總數中佔一個多大的比例？第二，當局有沒有更長遠的目標，會否以電動車完全或大部分地取代燃油汽車？當然，在現今技術下，有些重型貨車和大型車輛仍未能以電動車完全取代，但試看其他國家或地區，挪威雖未至於完全取締燃油汽車，但卻早於兩年前宣布會在2025年開始禁售燃油汽車，荷蘭同樣會在2025年禁售燃油汽車，法國則會在2040年採取這措施。

這是大政策、大藍圖的問題。

第一，推廣電動車的第一個重點，在於政府必須確保有足夠的充電及配套設施，供電動車車主使用。

相比之下，根據申訴專員公署有關電動車車位或充電設施的統計，本港電動車充電器的數目僅在2011年至2016年的5年間，由872個增至1,518個。有關的基數已極小，而5年間的增幅亦剛剛不足1倍，當中大部分公共充電器更屬於慢速，有些則屬中速。若屬慢速充電器，將需要8小時才能完成充電。至於公共充電設施的統計數字，原來按政府使用的名稱，慢速充電器的名稱是標準充電器，數目有915個，中速有605個，快速有326個。

第二，關於在大廈內裝設充電設施的問題，相信大家也知道，很多舊式住宅或商業樓宇均沒有電動車充電設施，而現時很多居民均願意自費裝設充電設施。在這方面，第一，希望政府能為他們提供更多技術支援。

此外，我希望政府訂定明確的目標，說明電動車在整體車輛中所佔的百分比是多少，以便設定長遠的規劃願景。在政府提出有關數字後，消費者或市民便有一個大藍圖可作依循。我亦希望政府公布會否訂定禁售燃油車輛的確切日期，如果會，當局會在哪一年開始實行？

即使是中國內地亦已開始研究禁售燃油汽車時間表，現時在中港台澳中，雖然我不清楚澳門的情況，但香港很可能便是最落後的地方。在2017年2月，財務司司長陳茂波首次宣布取消電動車的全數稅務寬免安排。政府在去年4月取消電動車豁免首次登記稅的措施，並以97,500元作為上限。根據運輸署在2017年的數據，電動車首次登記數字亦因而大跌，相較2016年4月至12月的2,078輛，2017年同期便下跌至只有雙位數字的99輛；相反，燃油汽車的首次登記數字卻明顯上升。

主席，易志明議員提出的原議案，主旨是促請特區政府全面檢討政策，進一步推動電動車普及化。我相信大多數議員都對此贊同，而我和不同黨派的議員分別提出的修正案，大方向亦基本一致，只就一些具體的政策措施予以補充。主席，根據《巴黎協定》，各締約成員國家和地區必須提出自願減排溫室氣體的目標，並且每5年進行目標檢討與更新，以遏阻全球暖化的趨勢。由於電動車沒有尾氣排放，有助改善路邊的空氣質素，為特區政府過去積極推動。在稅務及牌照費方面，政府向電動車提供優惠措施，尤其是自1994年起，全數豁免電動車的首次登記稅。據當局在今年2月26日，向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顯示，本港已登記的電動車，在2010年年底只有少於100輛，而截至2018年1月底，已登記的電動車增加至10,856輛，其中私家車佔10,453輛，但僅佔整體已登記私家車數量1.7%，可見電動車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不過，自從當局在2017-2018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為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的免稅額封頂，設定上限於97,500元，原本持續增長的電動私家車的新登記數量大幅下跌，令業界感到失望。主席，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對這個議題一直十分關注，我亦曾經與相關的業界朋友會面，聽取他們的訴求和意見。在經民聯就本年度財政預算案向政府提交的65項建議中，明確促請當局適度調高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的寬免限額，並豁免歐盟IV期以前柴油商業車輛車主換車的首次登記稅。同時，在上述的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亦建議政府考慮"一換一"優惠方案，提供更高的首次登記稅的寬減額，以鼓勵車主將燃油私家車更換為電動車。我樂於看到特區政府從善如流，在最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中宣布，除了會繼續提供上限為97,500元的首次登記稅寬減，亦會新增"一換一"計劃，合資格的現有車主購買新的電動私家車，並且銷毀其合條件的舊私家車，將可獲上限為25萬元的首次登記稅的寬減額，相信會受到社會各界歡迎。不過，正如我與相關業界朋友會面時強調，長遠而言，我們不能夠過分依賴政府提供的電動車稅務優惠，而應該關注香港的整體交通發展策略，同時配合市場需要及科技發展，務求提升電動車及其他環保車輛的成本效益，以吸引消費者。香港電動車發展現階段仍然是以電動私家車為主，在前述的10,856輛已登記的電動車中，私家車佔總數的96.3%。因此，我認為當局應該全面檢視香港環保車輛的發展策略，並因應市場和科技的變化，適時對推動電動車的政策作出調整，我相信社會各界均支持本港發展綠色交通。事實上，電動商用車仍將繼續獲全數豁免首次登記稅。此外，政府已經撥款1億8,000萬元供專營巴士公司購買36輛單層電動巴士作試驗行駛。政府在2011年3月設立了3億元的綠色運輸試驗基金，我亦曾出任為成員。在基金委員會已批准的118個試驗項目中，亦有56個涉及電動商用車。可惜現時香港可選擇的電動商用車輛的型號不多，其運載能力和價格競爭性均未能達滿意的表現。日後隨着電動車技術的完善，當局在推動商用電動車方面應該適時加大力度。主席，香港電動車發展目前面對的主要障礙，並不在於稅務寬減額的高低，而是在於各項配套的設施未能追上發展，例如各類充電設施和電動車數量的比率，現時是1：7，反映設施嚴重不足。我認為當局應該檢視《建築物條例》的相關條文，建議所有新建的商住樓宇內的車位必須提供充電設施。大家也許會注意到我的修正案與易志明議員提出的原議案，以及梁繼昌議員和莫乃光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在字眼上有所不同。他們3位所用的字眼是"強制"，我所用的字眼是"建議"，因為我認為強制在商住樓宇安裝充電器較為複雜和具爭議性。事實上，自2011年4月起，政府己寬免新建樓宇停車場樓面面積，以鼓勵發展商設置電動車充電設施，是較為務實的做法。不過，如果立法會今天通過上述議員所用的"強制"字眼，我亦會尊重。政府必須加大力度，解決充電設施不足的問題。此外，市面上的電動車充電設施目前是以標準充電器為主，我認為當局應該添置以中速和高速充電為主的充電設施，因為據相關資料顯示，以普通電動車電量為例，標準的充電時間約為25小時，中速是10小時，快速大約是1小時，充電的效率差額相當大。主席，財政司司長今年宣布大手預留額外500億元推動科研及創科發展，我認為當局必須相應增加支援業界開發電動車電池及探討讓各類充電器制式互通的可能性，以進一步便利電動車的使用。事實上，本港在這方面亦有一定的成績，政府創新及科技基金曾經撥款資助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等機構，成功研發50千瓦快速充電站，以及智能流動電動車充電系統等，並會將其商品化，推出市場。利用快速充電站，一輛電動私家車只需20分鐘，便可以充電八成，能夠行駛大約150公里。主席，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港珠澳大橋等跨境交通基建將落成啟用，大灣區1小時優質生活圈將逐漸成為現實，特區政府應該支持本港業界與粵港澳大灣區相關的業界，共同研究電動車充電設施，在制式上的互聯互通，作為促進大灣區建設的一項具體內容。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支持我的修正案。
梁議員，電動車越來越普及，但電動車擔當甚麼角色呢？我認為電動車並非純粹是創新科技產品，更不應該是有錢人的玩意、玩具或第二輛車，而應該是駕車人士及普羅大眾可以負擔的交通工具，用作代替傳統燃油私家車的綠色環保交通運輸工具之一。所以，談到電動車政策，當然涉及眾多持份者角力，例如燃油商、汽車生產商、駕駛者及市民大眾。

回看2017年，一般及路邊空氣質素監測站錄得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達到"高"及"嚴重"的總日數分別是44日和55日，較前年的26日和31日分別高出70%和77%。我們現在所談論的是路邊空氣質素，市民日常在路邊行走時吸入廢氣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當然，我們不想看見有更多車輛在路面行駛，造成道路擠塞。我們亦明白，政府政策並不鼓勵市民駕車，而應以鐵路及步行為主。不過，現實卻是市民面對的問題是空氣質素每況愈下。整體空氣質素當然差。

我認為政府在推行電動車政策上不思進取，欠缺決心。以前一份財政預算案為例，政府簡直是倒行逆施，把首次登記稅豁免額限制於97,500元。結果，本年的數字大家有目共睹，新登記的電動車輛數目大幅下跌，而燃油車——特別是柴油車——的數目則上升。這措施是否倒行逆施呢？可如何達致推動電動車的政策目標和效果呢？

有報章揭露新建樓宇的停車場"裝假狗"。

這算是甚麼推動電動車的措施呢？

讓我們看看周邊國家。英國及法國打算在2040年停售柴油車及燃油車，而巴黎市亦打算在2030年全面禁止柴油車及燃油車。

當地近年致力推動使用電動車，成績亦不錯。

不過，我經常提出一點，便是我們就綠色交通運輸工具及環保政策的討論不應純粹將污染問題量化。

所以，在推動商用車輛的發展時，我們可否加大力度及決心，推動電動私家車的發展呢？有見及此，我們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希望政府首先訂定清晰的政策方向，鼓勵市民改用電動車，藉此提高電動車在登記車輛中所佔的比例，使電動車大眾化及普及化，讓電動車的售價可以與同級的一般傳統燃油車競爭，這樣最終才可以達到將電動車成為市民首選及主流選擇。因此，我亦具體建議將購買電動車的首次登記稅寬免提高。我亦歡迎政府接納民主黨的意見，提供"一換一"的優惠。不過，這舉措仍然不足夠，當務之急是增加公共充電站，而我們建議將充電站與電動車的比例訂為1：5作為短期目標，即時興建最少1,150個充電站。

主席，特區政府的政策，主要是透過推動使用環保車輛，包括電動車，協助減低路邊的空氣污染，改善空氣質素。根據中央政策組在2015年3月發表的"推廣使用電動車背景研究"報告指出，香港在推動使用電動車方面有多項獨特優勢，包括香港地方小、車程短、內地大力發展電動車產業，可以為香港的電動車發展提供有力後盾等。所以，香港可說是全世界最適合使用電動車的地方，尤其是電動的公共交通工具。從環保、減排、建造更優質生活環境的角色出發，以電動車逐漸取替汽油和柴油車，是全球大勢所趨。正如中央政策組的研究所指，香港擁有多項推動電動車應用的優勢，是適合使用電動車的地方。但很可惜，特區政府近年在推動電動車方面，一直被人批評力度不足，政府沒有投放足夠資源和相應配套措施，加上全港各區的電動車充電位的數量不足，而議員剛才也提到充電度緩慢的問題，直接影響車主更換電動車的意欲。再者，最近提到的首次登記稅的問題，早前說可全數寬免，現在卻是大幅減少，這是否直接影響私家車車主更換電動車的意欲呢？

但這些措施是否能達致原本的目標和成效呢？根據運輸署的資料顯示，自1994年開始實施電動車首次登記稅豁免安排至2017年7月，全港已登記的電動車共10,876輛，約佔全港已登記車輛數目的1.3%，當中的97%為電動私家車。本港電動私家車的數量在過去的五六年間大幅飆升，由2011年1月只有極少數量的60輛，逐漸增至2016年的6,994輛，佔首次登記私家車總數的7.3%。此外，截至2016年年底，首次登記的電動車共7,212輛，獲寬免的首次登記稅額約44億元。在2012年至2017年的5個財政年度，首次登記電動私家車的紀錄，應課稅價值超過70萬元的電動車，佔整體電動私家車總數的73.1%，反映受惠於豁免首次登記稅的電動私家車，大部分屬於貴價的電動私家車。我們理解這樣的結果，因為我們知道電動車的供應商其實不多，貨源亦多數單一，而且電動車生產商不多，所以我們知道其價值會較昂貴，但我們認為如果政府推出這樣的措施，便好像是鼓勵人購買昂貴的車輛，因為車輛價錢越昂貴，節省越多。

但是，有不少車主向我反映，這個"一換一"計劃並不吸引，因為他們要承擔額外開支，所以直接影響他們購買新電動車的意欲，我亦十分懷疑"一換一"計劃能否真正取得政府想要的成效。主席，不少環保節能設施在剛推出的時候，成本一定較高，如果政府不率先自行引入，除表現出政府對推動環保有心無力之外，更無法推進環保設施的普及使用。例如電動車的使用和發展，很大程度要依靠政府的推動，以及增設相關的配套設施。根據環保署的資料，公共電動車充電設施數目由2011年的872個，上升至2017年9月底的1,774個，即是6年間只是大約增加1倍。但是，本港電動車與充電站的比例卻是1：0.17，遠低於全球平均的1：1.1。申訴專員公署在2017年9月宣布展開一項主動調查，審視和研究政府對電動私家車的配套規劃，以及安排是否有不妥善之處。政府在2009-2010年度的施政報告曾指出，政府將致力令香港成為亞洲區內電動車最為普及的地方，其後亦公布具體目標，包括在2020年，全港有30%的私家車是電動車，並且希望在新落成的建築物中，私人停車場有30%的泊車位設置充電裝置。但是，觀乎現時的情況，我認為完全是墮後的，莫說是達到目標，連門邊也未能攀上。看到現時的情況，政府在推動電動車的配套規劃和安排上，是有從發展商方面作考慮的，包括從2011年4月開始，如果發展商為發展項目的停車位提供電動車充電設施，政府可以豁免有關停車場的樓面面積。當然我們看到是頗有成效的，當中涉及4萬個可供電動車充電的車位，我們認為這對於發展商有一定吸引力。但是，我的修正案反對強制所有新建商住樓宇這樣做，因為我認為這樣欠缺彈性，如果只是增加誘因，鼓勵發展商提供充電設施，已能夠更有效地推動電動車普及化。主席，雖然近年電動車的數量增加不少，但電動私家車佔私家車數量仍不足2%。我在修正案也提及2011年3月成立的3億元的綠色運輸試驗基金，我要求政府檢討綠色運輸試驗基金的成效，希望能夠真正加快推動公共交通工具和商用車輛轉用電動車。我會支持其他議員的修正案，尤其是促請政府提高電動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寬減上限和其他優惠。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首先多謝易志明議員和其他8位議員就電動車政策提出議案和修正案，令易志明議員提出的原議案更加豐富和充實。我在這裏申報，我是電動車的使用者和支持者。為何說我是電動車的支持者而不是電動車政策的支持者呢？因為香港特區政府的電動車政策真的非常落後。主席，為何要使用電動車？很簡單，就是為了改善路邊空氣質素，減少依賴化石燃料，這也是世界的大趨勢。一項政策是否成功，我認為要從3方面作出衡量：第一，政策目標是甚麼；第二，政策內容是甚麼；第三，實際上在社會的落實情況。剛才多位議員已曾提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均有訂定電動車政策目標，以及禁售汽油車的時間表。我這裏有一個較清晰的圖表，大家可以看到荷蘭將於2025年禁售汽油車，印度是2030年，英國和法國則是2040年。

因為特區政府的電動車政策根本不入流。我們現時仍然說到了2020年，才有三成汽車屬混能車，所以在政策目標方面，政府是完全不敢制訂。

除了因為要達到剛才所說的政策目標外，還因為有政策上的支持，鼓勵國民使用電動車。內地對新能源汽車有何扶持政策？購買新車有補貼；駕駛新能源汽車的車主可享有兩小時免費泊車優惠；所有新建樓宇需要預留一成地方供電動車安裝充電設備；新能源汽車不受單、雙號車牌限制。再者，公務物流車輛可獲優先發牌，而且電動物流車入城配送不受限制。因此，內地在所有政策上均鼓勵更多使用公共和私人電動車，盡量給予方便。

特區政府在2011年設立了3億元的綠色運輸試驗基金，財政司司長轄下也設立了一個推動使用電動車輛督導委員會，但一年有否召開一兩次會議？

特區政府對於安裝充電站的新建築物會批出樓面面積豁免，但卻被佔了便宜，原來安裝充電站後可以不接駁電源。

然而，一旦取消電動車稅務優惠，2017年同期即4月至9月的電動車增長幅度卻下跌至只有0.2%，但其他車輛是否完全沒有增加呢？

如果局長說要遏止電動車的增長，為何他對其他汽車的增長卻視若無睹？

主席，我不禁要思考這個問題。不過，我認為就此批評環境局局長，其實也有欠公道，因為他也想推廣電動車政策，但主導權不在他手上。

我明白政府不想市民濫用這個機制，但從支持環保的角度看來，如果能藉"一換一"減少舊車，那怕是在市場購入一輛舊車再以之更換一輛電動車，也能令市面上老舊的汽油車或柴油車減少一輛，這是環境局應做的事，為何要把門檻訂得這麼高呢？當局推出新政策後，全港只有11宗申請，不論是高價還是低價的電動車，似乎也無人和應。

主席，民建聯會支持所有修正案，亦會支持易志明議員的原議案。

去年的路邊主要空氣污染物指數確實比2016年上升。

主席，我感謝易志明議員提出"推動電動車普及化"的議案，這是刻不容緩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急起直追，雖然香港是一個細小的地方，但是在這個地方居住的人口並不少，而且香港應起牽頭的作用。實際上，我們應該起示範作用，但現在反而大落後，為何會這樣呢？我們在政策方面不能趕上，亦缺乏效率，政府就這方面推動政策的決心，的確讓人搖頭嘆息。

單以路政方面來說，興建一條中九龍幹線也要花20年時間計劃，然後再要用10年時間施工，興建多長的路呢？只是三四公里，花了多少錢呢？接近400億元。

做出來的成效好像龜速般，但付出的代價卻是金步，一步一金印，這是完全不合比例的。

我經常說，佔中至今已3年多，那千多宗案件還未完成處理，現在還在縱容那些"播毒"分子四處談論"港獨"問題，香港政府說已經有決心譴責，但只是單憑空談，如果認為他們犯法，為何不執法呢？

如果只有政策，而不作推動，更好的計劃也只是紙上談兵，但我們需要的是行動。

我亦提出，路面上除了私家車之外，最大的使用者是甚麼？是的士、巴士、貨車。如果是這樣，政府從的士政策方面，大力推動使用電動車的方案，又是否可行呢？

這是不設實際的。

這是一件好事，雖然我未有在修正案中提出，但既然我已站起來發言，我也想提出這項建議。

行動是最實際的，政府應該多聽取民間的意見，急民之所急，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今天的議題是"推動電動車普及化"，我先申報我是電動車車主。不過，即使我不是電動車車主，我仍然會發言，支持易志明議員提出的議案。雖然今次的議案有8項修正案，但各項修正案也同意原議案的大原則，認為政府必須推動電動車普及化，只是各位議員有更多具體的建議。所以，我同時支持所有修正案。代理主席，我相信政府某程度上同意今次的議案，否則，財政預算案也不會出現電動車"一換一"的稅務寬減措施。但是，推動電動車普及化是否只從金錢方面入手就可以做到？在今年2月7日的大會上，我和莫乃光議員分別提出了書面及口頭質詢，關注多功能智慧燈柱會否加裝充電裝備，而過去亦有議員就電動車的充電安排質詢政府。今天的原議案及修正案均對充電設施表達了不少意見，可見有足夠而可靠的充電設施，是推動電動車普及化的重要元素。但是，很可惜，現時全港的公共充電設施非常不足，在數字上，雖然全港有1,846個公共充電設施，但當中915個是標準充電器，充電1小時只能夠行駛10多公里，效率非常低。而每當議員質詢政府，何時會加裝或將標準充電器升級，政府就會說"公共充電設施只屬輔助性質，不可以作為日常充電設施"，又說"車主應該充分考慮其日常充電安排，而不應依賴公共充電設施。政府沒有充分理據投入大量公帑，為電動私家車車主提供日常充電設施"。換句話說，即要求電動車車主自行解決問題。但是，現實是並非所有人的工作地方也有充電裝備，即使有，數目亦有限，一般"打工仔"沒可能時刻留意何時有充電位。在車位短缺的情況下，很多臨時停車場的車位也供不應求，這類停車場隨時連閉路電視也沒有，何況是電動車的充電設施呢？即使自己擁有車位，但屋苑的電網屬於業主立案法團，自行申請安裝私人充電設施亦不容易。除了私家車市場，政府有否考慮貨車等商用車的處境？現時大部分商用車也停泊在路邊或一些臨時停車場，即使日後貨車可以用電力驅動，但在泊位持續短缺的情況下，相信日後依然沒有機會停泊在有充電設備的停車場；而且我亦不認為臨時停車場會裝設充電設施，協助政府推動電動車普及化。代理主席，基於商用車沒有機會停泊在有充電設施的停車場，以及現時有95%的空氣污染物是來自商用車，所以很大程度上，公共充電設施不是為私家車而設，反而是為日後商用車電動化做準備，同時為電動車全面普及化提供有利環境和誘因。然而，現實情況幾乎沒有足夠誘因，令到普羅的燃油車車主改用電動車，更遑論推動電動車普及化。雖然今天電動車的發展受到電池及充電技術的限制，但電動車確實是一種大趨勢。科技日新月異，我們無法估計電池及充電技術在何年何月何日會有突破性的發展。可能在數年或數月後，電動車已經發展到只需要充電5至10分鐘就可以行駛數十公里，令到電動私家車及商用車能夠廣泛為人所用。不過，如果電動車的政策一直維持現狀，充電設施依然不足，政府又繼續把電動車的發展完全交給市場主導，袖手旁觀，電動車在香港也不會普及，因為一部無法充電的電動車與一堆廢鐵沒有分別。

代理主席，各國關注全球氣候暖化問題，2015年簽訂的《巴黎協定》，目的是希望國際間合作減低碳排放。當中，有不少先進國家通過推動電動車的政策，以履行減排目標。內地計劃於2025年，規定兩成新銷售汽車須為新能源汽車，南韓政府更計劃全面限制出售柴油車。不少國家為鼓勵消費者轉用電動車，對更換老舊、高污染汽車提出不同形式的政策，包括對車主作稅務減免及為電動車生產商提供補貼。特區政府早於2009年度的施政報告中，已提出推動電動車的政策目標，希望本港能夠成為廣泛使用電動車的地區。同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亦宣布，會研究在政府多層停車場內，提供充電設施及探討如何推動商界提供同類設施。2011年5月，政府修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指出政府的較長遠目標是在2020年有30%私家車屬於電動車輛或混合動力車輛，而新建築的私家車泊位應有30%可以提供充電設施。但是，經過數年，政策進展並不理想。

以目前的進度推算，可以肯定政府之前倡議的目標將無法達到，令人質疑政府在落實政策時的決心。要推動市民使用電動車，政府首先要解決市民的顧慮，提供更多誘因並有計劃地落實措施。例如，制約電動車發展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也是大家比較關注的因素，就是充電站不足。政府應要承諾在預定時間內，落實在18區的政府建築物、合乎條件的設施及受資助的私人屋苑，建立足夠的中速或快速充電站。其次，電動車維修技術尚未普及，亦是窒礙電動車發展的另一個因素。

我認為，政府可透過在職業訓練局加入電動車結構及維修課程，並將之納入持續進修基金，同時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相關的課程提供助學金。這些措施既能令畢業生多一條新出路，亦有利在職技術人員應對產品轉型，培育更多業界人才，幫助整個電動車產業鏈發展。其實，大家提出的建議，大部分當局是清楚的，亦知道解決的辦法。我認為，問題是政府決心不足，剛才局長亦提到，想將這個"波"踢給市場。但實際上，如果把問題交給市場，市場是無法解決的，一定要政府有決心去面對，投入資源去解決。

我認為政府一定要有這種態度才可以做到。如果有這種積極進取的態度，電動車發展的問題才可以解決。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各項修正案。

多謝易志明議員今天的議案，讓我們可以討論這議題。代理主席，推動電動車普及化是國際大勢所趨，世界各地因環保關係，多以稅務優惠和購車補貼等措施鼓勵公民使用電動車。近年，這些國家更進一步訂下禁售燃油車的時間表，最早推行的是挪威，而荷蘭、德國、英國、法國和我們鄰近的台灣也會在2025年至2040年起全面禁售傳統的燃油車；中央政府也對此議題進行研究，目標是在15年至20年後落實禁售的政策；而很多大型的品牌生產商亦已計劃逐步停產燃油車。反觀香港，雖然我們早於1990年代已透過稅務措施吸引市民轉用電動車，亦在2008年的"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領"中，加入2020年香港30%在用私家車屬電動車輛或混合動力車輛為目標，更在2014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及政府會持續增購電動車，而特首及主要官員亦將會牽頭使用。然而，在這些目標和口號背後，政府有否盡力達標呢？答案可以說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說令人極度失望。首先，新一份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刪除了三成在用私家車屬電動車輛或混合動力車輛的目標，而在提出增購電動車政策後，政府車隊中的電動車比例竟然是不升反跌，由2015年的4.8%下跌至2017年的2.1%；特首及主要官員中，只有一人使用電動車，實在難以令人相信當局有決心推動電動車普及化。其次，當局以稅務措施吸引市民轉用電動車的政策反覆。首先是倒行逆施，並非鼓勵更多電動車供應，而是懲罰一些成功者，取消全數豁免電動車的首次登記稅，改為將稅務寬免的上限設為97,500元，購買電動車的數量應聲下滑。而今年財政預算案推出的"一換一"計劃亦只適用於車齡不少於6年、車主擁有該車不少於3年的人士，又被批評為換車門檻過高和嚴苛，相信難以吸引車主棄用現有私家車，改為購買電動車。事實上，要成功推動車主使用電動車，財政誘因是其次，建立良好的配套措施，特別是電動車的充電設施才是關鍵。根據環境保護署的資料顯示，現時全港有1,862個充電站，相對於全港1萬多輛登記電動車，平均每輛車只有0.2個充電設施。而且這些充電站大部分分布在港島和九龍，新界區合共只有330個。另外兩個問題是，充電站當中，有部分是位於政府停車場，並非24小時開放給公眾使用，而且約只有三分之一的充電站能夠提供快速充電。在充電站難尋、充電費時的前提下，駕駛者使用電動車的誘因亦會大減。撇除公眾可租用的充電站，其實在私人停車場內，電動車充電站的發展亦只是在起步階段。雖然《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建議新樓宇內30%的私家車泊位應提供充電設施，但對於現有樓宇，政府實際上並沒有任何針對私人停車場，例如商廈、商場或私人屋苑增建充電站的政策。商場和商廈的業主為了吸引人流及租客，相對願意自資增加充電配套，但私人屋苑則沒有這類誘因。過去亦有不少報道指出，業主立案法團和管理公司以影響屋苑電力負荷、帶來火災風險，甚至不帶原因，拒絕業主要求安裝充電器的訴求。要支持電動車普及化，當局便不應迴避應有的責任。首先要做的是，對發展電動車提出具體、全面和持續的政策，例如要改變思維，不應堅持公共充電設施只屬輔助性質，反而要持續增加公共充電設施的數量，例如停車收費錶改建為充電裝置，亦要設法鼓勵逐步提升現有充電站的充電速度，提升效率。同時，可以推出針對性的措施，例如提供津貼，鼓勵和協助私人停車場，特別是私人屋苑增加充電配套，並考慮將《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新樓宇內30%的私家車泊位應提供充電設施的建議改為強制性措施。另外，也不能忽視其他研究及開拓相關科技的工作，例如研究及推廣使用移動充電的設備，減少充電設施所佔用的空間和成本，牽頭開發手機應用程式，分享全港可供租用充電設施的位置、數量和使用情況的實時資訊，增加透明度，方便車主。代理主席，推廣潔淨能源車輛，減少污染是世界的趨勢，希望政府當局在力推智慧城市政策的同時加快步伐，完善相關政策，不要令香港在20年後落後成為少數仍然有購買傳統燃油汽車的城市，甚至淪落為活動的燃油汽車博物館。當全世界都在採取果斷和堅決的措施時，局長剛才表示特區政府仍然採取鼓勵政策，這種思維上的落後，才真正令我極度失望。我謹此陳辭，支持今天的議案及所有修正案。

代理主席，電動車已經成為全球汽車產業的發展大趨勢，全世界很多國家，包括德國和英國均已宣布開始禁售燃油汽車，可以預見電動車將來會逐步取代汽油車和柴油車。當然，推動電動車普及化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事情。正如易志明議員所說，我們需要階段性的目標，而這些目標需要政府一系列長遠及可持續的政策配合，絕對不應是朝令夕改、"午時花六時變"的政策和措施。事實上，電動車是沒有尾氣排放的交通工具，對於紓緩路面空氣污染有正面幫助。根據中央政策組於2015年針對推廣電動車的研究報告，純電動車由電池推動摩打，無須燃燒汽油，所以幾乎不會產生路邊排放，相當適合於人口密度高的城市推廣使用，特別是香港。代理主席，要推動電動車發展，政府一定要提供多些誘因，令消費者選購電動車；政府與業界亦必須加強合作，做好研發和培訓工作，使電動車技術可以越來越成熟。首先，政府應該盡快訂下明確目標，包括電動車在登記車輛中的比例、淘汰燃油車的目標年份，以急起直追，貼緊世界趨勢。定下目標後，我們要有長遠計劃。市民雖然認同推廣電動車，但消費者對於汽車價格始終較敏感，如果價格沒有明顯差距，消費者未必會主動更換電動車。今年財政預算案羅列的措施，包括商用電動車登記稅全數寬免、電動私家車最高97,500元的首次登記稅寬免，以及"一換一"計劃，以鼓勵更多消費者購買或更換電動車，對此我是表示支持的。不過，我亦希望政府可以持之以恆，並加強其他配套政策，例如充電設施和人才培訓。主席，此外，電動私家車普及化一個主要障礙，就是充電設施不足，雖然部分政府露天停車場設有充電設施，但當電動車普及後，若所有人都爭相到可充電車位，屆時又該如何處理呢？

現時公共停車場數目越來越少，駕駛者可充電的地方亦越來越少。就此，我認為政府可以配合《香港智慧城市藍圖》的發展，適當規劃公共空間予電動車充電，以及檢視《建築物條例》的相關條文，建議所有新建商住樓宇內的車位都必須設置充電設施。當然，要有效減低路邊排放，除了鼓勵市民轉換電動私家車外，我們亦需要得到業界支持轉用商用電動車。事實上，商用車輛佔車輛空氣污染排放95%，既然比例那麼高，我希望政府可以盡力解決業界轉用電動車的憂慮，例如技術尚未成熟、初始投資額高及缺乏營運參考數據，為長遠發展出力。商用車輛行駛里數高，亦受天氣和地勢影響，即使有綠色運輸試驗基金，技術暫時亦不能滿足我們對電池性能的要求。原因是，在基金下試驗的電動小巴即使充電兩小時，亦只可行駛約180公里，遠遠低於公共小巴每天平均行車里數。所以，在現階段，電動車並不適合用於較高行車里數的運輸行業。至於長遠如何解決問題，我希望政府可以投入更多心思和資源，包括支持本地電動車研發及維修業的發展。主席，我們的政策要有前瞻性，將來當電動車普及後，電動車的退役電池數量只會有增無減，我們需要一個收集和處理廢舊電池的機制及大量技術支援人員。所以，我期望政府可以多與商界交流，制訂有效策略，並在職業訓練局開辦相應學徒計劃，以應付未來快速改變的電動車使用情況。其實，如果香港成功推動電動車普及化，除了可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外，更可以推動本地產業多元化，商界可以培訓海內外的人才，積極參與本地電動車產業發展，亦可配合內地發展新能源車產業，幫助內地相關電動車產業"走出去"。總的來說，我認為政府需要一套可持續的配套政策，以應付未來電動車的使用情況，切勿盲目聽從別人的說法，政策必須適當及配合整個社會發展，例如加強......

主席，我首先多謝易志明議員動議這項議案。全球環保意識日漸提高，多個國家及汽車生產商已宣布在未來30年內禁售燃油車，以及全面停止生產燃油車。我認為研發新一代的零排放電動車，將成為全球汽車產業發展的大方向。可惜，特區政府在這問題上一直"龜速"前行。我認為政府應進一步推動電動車普及化，以減少路邊廢氣排放，改善空氣質素。主席，過去多年來，本港路邊空氣中的可吸入懸浮粒子及二氧化氮水平持續超出本港的空氣質素指標，這主要是由車輛排放的污染物所致，其中柴油車輛排放的廢氣更是這些污染物的主要來源。在經濟學人智庫公布的今年最新全球宜居城市排名中，香港的排名又下降了兩位，而空氣污染問題嚴重亦是令香港排名下降的原因之一。特區政府多年來一直致力改善本地空氣污染問題，而為了解決這問題，政府更應加大力度推動電動車的使用。為鼓勵市民使用電動車，政府其實也有下工夫，早於1994年已開始豁免電動車首次登記稅，至今已超過20年，但說到措施的成效，我卻認為未如理想。截至2017年8月底，全港只有11,033輛電動車，佔全港已登記車輛總數的1.3%。特區政府更於去年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取消全數豁免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的措施，把電動私家車的稅務寬免限額削減至以97,500元為上限，加上相關充電設施不足，我認為這是窒礙本港推動電動車普及化步伐的兩大因素。事實上，特區政府在2011年已為電動車普及化設定目標，但卻毫無成效。政府訂定的第一個目標，是2020年會有30%私家車屬電動車輛或混合動力車輛；第二個目標則是在新落成建築物中，會有30%私家車泊車位可提供相關充電設施。現在距2020年尚有不足3年，如此看來，政府這兩大目標勢必極快速及極容易地"走數"。在電動車普及方面，政府突然把電動私家車的稅務寬免額削減至以97,500元為上限。在這項新安排下，電動車款的購買成本無疑會大幅調升，令潛在買家的購買意欲大減。根據運輸署的數字，目前電動車佔整體登記車輛不足2%，與政府定下的目標有相當懸殊的差距。對此情況，政府解釋當局較關心本港整體車輛的數量增長，要有相應措施作出改善，這是否表示推廣電動車普及化的措施必須擱置？我認為這說法完全無法配合政策局經常提出的普及化的目標，亦未能真正妥善處理壓抑私家車數量增長的訴求。主席，很多市民對我說，不希望政府一如俗語所形容，"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

根據環保署的數字，充電設施由2011年的872個增至2017年的1,774個，但現時全港有近萬輛電動車，即平均每個充電設施須應付約6輛電動車的需求，試問如何能令電動車普及化呢？

再者，電動車充電設施分為慢速、中速和快速充電3種，慢速充電器需時24小時至40小時才能為一輛電動車充電完畢，試問這又如何能提供更大誘因，吸引市民選購電動車呢？至於泊位不足或被霸佔的問題，也一直受到市民非議。

當局亦可考慮增設"咪錶充電站"、"路邊充電站"及"路燈充電杆"，這些措施均可方便電動車車主。

最後，我希望政府能聽取我們的意見，因很多市民要求我向政府反映，就着電動車普及化，政府必須坐言起行，不能"有頭威，無尾陣"，最終令有關政策變得不倫不類。多謝主席。

主席，眾所周知，全球現時不少地區均積極推動環保，正如易議員所說，世界各地亦紛紛訂下禁售燃油車的時間表。香港推動使用電動車已超過20年，但至今電動車僅佔已登記車輛總數的1.3%，成績實在強差人意。今年年初政府回應本會議員提問時所表示，當局正在收集世界各地禁售純汽油及純柴油私家車的時間表或目標，並會針對香港的情況作出考慮，然後才決定能否就此訂立時間表及目標。我認為進行仔細的研究實屬無可厚非，但在現階段不應再考慮應否訂立時間表和目標，而應坐言起行，就此訂立時間表和目標，否則只會讓人感到政府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二十年前，政府有遠大目光，表示要推動電動車。

在2015年，中央政策組的研究指出，香港可說是全世界最適合使用電動車的地方，尤其是電動的公共交通工具。若香港成功推動電動車普及化，將可有效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亦可配合內地發展新能源車產業，協助內地相關電動汽車產業"走出去"，更可推動本地產業多元化。長遠而言，這將有助香港確立推廣電動汽車，改善城市空氣質素方面的領導地位。有如此多好處，理應落實執行，但截至2018年2月底，全港只有約11,100部電動車輛，相比全球320萬輛電動車，香港要在電動車推廣上達到世界領導地位，實在是遙遙無期。香港路窄人多，與其引入歐洲的大型電動私家車，我認為更適合的做法是投放資源研發和推動使用切合香港情況的中小型電動私家車和公共交通電動車，以及開發循環再用電池，並研究如何處理廢棄電池等。所以，對於建議"一刀切"給予稅務優惠，包括無上限豁免首次登記稅，我有所保留，因為這可能鼓勵更多香港市民購買私家車，導致路面更加擁擠，亦間接資助了汽車商。要推廣電動車，除了研發外，配套亦十分重要。歐美及日本均致力建設充電設施，打造一個覆蓋全面的網絡。易議員提出修改《建築物條例》的相關條文，強制所有新建商住樓宇的車位均須提供充電設施，對此我表示認同。但是，更值得政府檢討的是，根據現行政策，不少停車場皆設置於地底，此舉並不環保。因為一方面在建造時涉及開挖和堆填廢料的處理，另一方面亦會在建成後造成抽風、採光、空氣流通等問題。如不在地底興建停車場，相信會更環保。政府再三強調，以香港車輛每日行駛的里數而言，家居或辦公室的充電設施已足以應付電動車的需要，無須再依賴公共充電設施以補充電力。但是，當局忽略了現時家居和辦公地方均嚴重缺乏充電設施。如要加裝，往往面對業權分散及需要經過公用地方等問題，以致很難鋪設電線。再者，現時的車位設計標準亦可能增加了安裝的難度。因此，當局實有必要增加公共充電設施和網絡。政府若有決心推動電動車，充電網絡便必須和現時非電動汽車的加油站看齊。歐洲的電動車充電網絡計劃已頗具規模，去年年底有5個超高速充電站正在建設，同時有充電服務營運商表示，未來會在歐洲部署超過300個充電站。台灣最大石化能源公司台灣中油為配合台灣的能源政策，未來除了會將現時的加油站轉型為綠能站，亦會考慮與電動車廠商合作研發自家品牌充換電池，讓2,000個汽車加油站能順利轉型。香港要成為智慧城市，便一定要有長遠目光，在思維上突破既有框架。政府部門常常擔憂在路旁停車位提供充電設施，可能導致電動車駕駛者長期佔用停車位充電，影響其他駕駛者的泊車需要，亦可能導致電動車在設置充電設施的路旁停車位附近輪候充電，引致交通擠塞，因而不願開拓路邊泊車位充電設施。其實以上問題完全可透過科技解決。現時的快速充電設施只需要30至40分鐘，便可大致上完成充電，所以希望政府不要再找藉口，應立刻付諸實行。電動車是未來的大趨勢，政府一定要加把勁，在這方面不能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主席，我首先感謝易志明議員今天提出有關電動車的議題。政府早前已為電動車普及化訂下兩個目標：第一，在2020年應有三成私家車屬電動車輛或混合動力車輛；以及第二，在新落成的建築物內應有三成私家車泊車位可提供相關設施。截至2018年1月，在全港55萬輛私家車中，只有1萬輛以電力為動力，佔總數少於2%。此外，全港有1,862個充電器，僅佔全港泊車位總數0.3%。

以250,000元的稅務寬減計算，車價不高於377,500元的電動車是免稅的。換言之，如果你想購買一輛電動車，之前在扣除97,500元稅務寬免後的含稅車價為530,000元，但在"一換一"計劃下則完全免稅，含稅車價只是377,500元。

我必須說明電動車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所謂日用電動車，而第二類則是高端的超級跑車或超級電動車。既然有上述區分，那麼政府所設定的寬減額是否代表電動車車價不高於377,500元便是所謂的日用電動車呢？

現時，每6輛車設有1個充電位，但在荷蘭，是每1.8輛車設有1個充電位。而且，政府更需要推出更多高速充電位。

我不得不提的是，在以往的政策下，政府會提供豁免，讓私人發展商無須繳付地價在停車場內設置電動車泊車位，但有關泊車位只是"裝假狗"，根本沒有電力供應，因為基礎條件只包括須配備配電板、配電箱、電纜、管道和線槽，政府並沒有規定充電器必須接駁電源，亦沒有規定須開放予公眾使用。

我希望政府能盡早解決，否則沒可能配合社會的發展或市民要求。

世界各地已訂出禁售燃油車的時間表，例如挪威和荷蘭將在2025年禁售燃油車；美國和印度將在2030年禁售，而法國、英國和台灣將在2040年禁售，但香港卻沒有任何藍圖，大家亦不知道將會何時推行。大力推廣電動車，政府責無旁貸，而政府亦不要忘記，汽車製造商其實亦正朝着這方向發展，日本四大汽車製造商之一已表明不會再為私家車研發新引擎。由此可見，這是大勢所趨，無法避免，我希望政府認真考慮我剛才的觀點。
主席，我首先感謝易志明議員今天提出"推動電動車普及化"的議案。

但是，我想對政府說，在落實任何政策前，政府需要與相關業界進行充分溝通，了解政策的實際可行性。

正如易志明議員所說般，要電動車普及化，除了政府要提供支援配套外，車價亦必須讓市民負擔得來。如果政府只特別扶持較高昂的車種，結果便會一如容海恩議員所說般，可能沒有很多香港市民使用。

政府在本年的財政預算案推出"一換一"計劃，如果車主擁有車齡6年以上的舊私家車，並最少持有私家車3年，當他購買電動車時便可以註銷舊車，並可享有首次登記稅的寬免額，上限為25萬元。業界對此表示認可及接受。據統計，在香港，現時車齡超過10年的私家車約有21萬輛，佔總數近40%。

我還想指出另一點。

如果香港今天便立法設定期限，但某些汽車生產商屆時卻仍未達到目標的話，那麼汽車最終便無法輸到香港。

主席，燃油車排放是空氣污染的主要源頭，所以推動電動車普及是大勢所趨，是全球化趨勢，我們沒有理由反對。易志明議員這次提出議案辯論，讓大家集思廣益，提出一些建議。老實說，就這問題，我還仍然無法想得通，所以我今天想請教各位高明。我經常覺得，在採取各項措施後，究竟對於減排有多少幫助呢？讓我先談政府提供的財政誘因，使用公帑補貼電動車車主，鼓勵駕駛汽油車或柴油車的人改用電動車。政府近日便提出了很多車價上的財政誘因，包括提高首次登記稅寬減。

其實，我也同意政府所指，車輛排放的原兇是商用車。雖然商用車比私家車少，但商用車每天長時間在道路上行走。在今天眾多修正案中，大家或許猜不到我最同意的是哪項修正案。容海恩議員建議"加快推動公共交通車輛及商用車輛轉用電動車"，我認為這才是最大目標。我想到一種方法，既可以增加電動車，亦可以解決政府的難言之忍：一方面要控制私家車的整體數目，以免造成交通擠塞及令路邊空氣污染惡化，但同時亦要鼓勵車主選擇電動車。

如果共享乘車服務提供者在燃料費方面用電力比柴油便宜，他當然會改用電動車。

舉例而言，就易志明議員的議案第二點，我亦希望他澄清。他建議"修改《建築物條例》的相關條文，以強制所有新建之商住樓宇內的車位，必須提供充電設施，供電動車充電之用"。容海恩議員則建議"增加誘因以鼓勵發展商"進行此事。

易志明議員的議案第三點並沒有建議強制政府物業及公營房屋停車場提供充電設施。

這才是移風易俗的大舉措，重大的政策改變。

很可惜，時至今日，香港只有11,000輛電動車，佔香港車輛總數的1%，實在令人失望。電動車發展不理想，是由於有不少問題仍然未能妥善解決，特別是充電設施的問題。目前，新建大廈已規定停車場車位要安裝充電設施，才能獲得全數豁免計入總樓面面積，過去7年已批出4萬多個有充電設施的車位。當然，如果如原議案的建議，修改法例強制所有新大廈車位必須有足夠充電設施，可能會更直接有效。事實上，現時最困擾的問題是舊大廈如果要加裝充電設施會遇到很多問題，包括法律、資金及技術困難，令不少大廈也做不到。我是港島一個大型屋苑的業主委員會主席，我們的屋苑有3,000個車位，為了安裝充電設施的問題而困擾多年，單單是研究可行性方案便花了兩年多時間，包括研究私人車位使用公用供電設施而衍生的收費及法律問題，過程相當複雜，這點我可以與大家分享。數年前，由於有不少住戶提出要安裝車位充電設施，業委會於是開始研究，原本以為很簡單，但了解後才發現大廈的原有供電量有限，如果不提升供電容量，每個停車場只能安裝約20多個充電設施，根本不能滿足需求。但是，如果要增加更多設施，必須提升整體的供電設施。然而，要提升整體的供電設施亦不簡單，我們的屋苑有4期為多層住宅，每期工程費用也要100多萬元，而工程完成後還要再拉線安裝充電設施。基於用者自付的原則，安裝充電設施的業主要支付一筆數萬元費用，另外也要考慮法律和技術上的問題，令有關工作一拖再拖。幸好，最近有電力公司提供充電的顧問服務，提出新方案，由車位的業主直接向顧問公司申請，再由顧問公司負責所有工程。業主自己負責自己的費用，業委員只需監察，無須直接介入，避免了許多問題。事實上，我們雖然是比較大型的屋苑，而且業主願意自付安裝費用，業委會和管理公司做事也很有魄力，但我們也要花大量時間和精力才能解決問題。如果一些較小和老化的屋苑，又或大廈的法團根本不想處理，相信要引入充電設施必定更為困難。所以，我認為政府要將電動車普及化，應先協助大廈解決安裝充電設施的問題，提供更多協助，甚至直接提供經濟誘因，務求加快現有大廈安裝充電設施的進度。我相信解決這個問題後，電動車才能真正普及化。另一方面，我們推動電動車普及化難免會衍生出一些問題，政府應及早提出解決方案，以免產生新的社會問題。最基本的是處理廢棄電池的問題，由於電動車的電池使用數年便要更換，普及化之後無可避免會出現大量被更換的廢棄電池，這些電池有嚴重的毒性，會危害環境，但政府至今仍未有完善的處理政策。所以，政府要先提出電池回收和處理的政策，例如要求生產商提出一套完善的改善方法，才能落實普及使用電動車。另一個問題便是舊車廢棄的問題。如果電動車成功普及化，可能在數年內會有大量車主轉用電動車，即可能有大量使用燃油的舊車被換走，這些舊車無論流入二手市場或被廢棄，也可能出現很多問題，政府必須事先評估情況，並先行提出解決方案。我們必須做好配套政策，否則即使電動車普及化得到成功，香港的環境亦難免成為受害者。

主席，首先，我感謝易志明議員提出今天這項議案辯論，讓我們可以在此集中精神，為推動香港電動車普及化出謀獻策。

香港作為先進城市，也希望可以為減排節能、減慢全球暖化出一分力。所以，政府早在20年前便開始提出政策推動電動車，但20年過去，我們卻看不到有甚麼重大發展。

我們明白目標未必可以完全達到，但如果連目標和計劃也欠缺，便會不知方向，原地踏步。香港很多市民，包括我身邊的朋友，也很希望可以轉用電動車代替燃油車，但他們面對兩大問題：第一，價錢昂貴；及第二，充電設施不足。所以，政府若能解決上述兩個問題，相信很多人也願意放棄使用燃油車，轉用電動車。

所以，如果能夠解決這兩個問題，相信香港便可以踏前一大步。

因此，政府在今次財政預算案提到會再次提供經濟誘因，我們當然歡迎，因為經濟誘因是有吸引力的，雖然不是相當足夠，但我希望政府可以增加經濟誘因。

所以，政府應該思考如何簡化政策、提高誘因，但當中最大的問題仍然是充電設施。主席，剛才很多議員也提到，現時想在街道上找到充電設施相當困難，政府的公共停車場亦欠缺足夠的充電車位。

有議員質疑屋苑究竟可以提供多少個充電車位，這仍然是一個大問題。

因此，如果政府真的想推動電動車發展，必須要有完整政策，為現時及未來做好準備，例如如何協助屋苑提供足夠充電車位，如何資助及支援本地車輛研發工作，如何提供潔淨能力予電動車充電，以及如何處理廢舊電池回收等。

所以，政府千萬不要再說一套，做一套，希望今天聽到我們的意見後，會真正支持電動車發展。

我跟政府爭拗了很長時間，車輛的數目由2003年大約40萬輛，增至今天的60萬輛，增加差不多50%，增幅十分誇張。

政府不做任何工夫，然後用"龜速"的反應來應付今天眼前的問題。

所以，我十分希望局長稍後回應時，能夠從宏觀角度考慮這件事，而不是集中說今天的充電設備已經足夠應付今天的需要。對不起，今天電動車的需求受到限制，是因為價格非常龐大，甚至免稅後，二手電動車仍然十分昂貴。

現時公共停車場已出現一種情況，大家可到油麻地多層停車場看看，便會發現一整排的電動車充電車位是空置的，但其他傳統泊車位卻供不應求。

其實，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對嗎？大家也知道推動使用電動車有助減低路面的廢氣排放，雖說路面範圍狹窄，但我必須提醒大家，市區大部分的住宅均是位於馬路邊，即居住在市區的人士打開窗戶後，所吸入的也是路邊的空氣。換言之，進一步改善路邊空氣質素，必然有助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和生活。

此外，我想談談電動車維修技術的問題。

總結而言，我希望政府能就推動使用電動車提供經濟誘因、控制整體車輛的數量、改善充電的配套設施及盡早着手培訓電動車維修人才，從而為全面推動電動車普及化鋪路。

這樣的話，我實在難以相信我們能真正推動電動車普及化。代理主席，我在此感謝易志明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亦希望政府能認真考慮並落實易議員的建議，尤其須認真檢視各種配套的安排，包括充電設施，這樣才能長遠有效地在本港落實電動車普及化。

代理主席，香港人多車多，路邊空氣污染的問題十分嚴重，而私家車的碳排放是造成空氣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據2018年1月的數字，本港登記車輛總數在過去10年增加了30%至83萬輛，當中私家車所佔比例最高，升幅亦最大。私家車過去10年間大幅增加超過20萬輛，升幅達47%左右。

要有效減低碳排放，我們須從路面交通工具入手，其中一個可行的方向是鼓勵車主轉用相對環保的電動車，從而減少燃油私家車的數量。事實上，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早前訪問了804名香港市民，結果發現超過8成以上受訪者支持電動私家車普及化。電動車未能普及化的原因有很多。

再者，各區的充電站分布亦不平均。現時全港約有1,800多個充電站，但大部分集中在九龍及港島區，新界區只有很少充電站。大部分的充電設施位於私人停車場，包括大型商場和商業樓宇。

所以若政府沒有決心解決配套設施問題，純粹透過減稅吸引車主轉用電動車，成功機率是低的。我去年曾前往英國，當地的充電設施隨處也有，十分方便，可以24小時隨時充電。如果不能多提供充電設施，我認為政府提出減稅以吸引車主轉用電動車，只是形式上向社會交代，實質幫助並不大。

大家亦知道，發電的燃料是煤，而煤發電產生大量二氧化碳。

如果可以這樣做，同時推動電動車輛，才可以相得益彰。事實上，在過去10年，香港可再生能源只佔整體發電燃料組合不足0.1%，遠低於亞洲30%的水平。政府與兩電去年引入了上網電價政策，要求兩家電力公司購買市民產生的可再生能源電力，接駁至公共電網，以鼓勵市民自家發展可再生能源。

所以，讓市民自家發展再生能源是十分困難的。如果政府不加以支援，這個方法並不可行。最後，代理主席，我想提出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除了解決能源方面的問題外，整體的交通規劃更加重要。這是因為現時很多的污染及擠塞問題，即使推出電動車也未能解決。

所以，若要減排，政府應在多方面下工夫，包括在道路設計上研究可否增設單車專線或推行單車友善政策，吸引更多市民使用單車代步。

代理主席，多位同事剛才的辯論離不開一個主旨，就是世界各地正努力透過不同政策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而電動車政策不單可以改善路邊空氣污染排放，亦可使香港在打擊全球氣溫上升的戰爭中加磚添瓦。

在其他城市和國家，不少政府和汽車製造商在近年已陸續制訂措施邁向電動車時代。大家剛才也提到，挪威會在2025年全面禁售燃油車；印度的目標是2030年；法國和英國則是2040年。在製造商方面，富豪汽車亦宣布會逐步淘汰傳統內燃機引擎，直至2019年，即是明年便只會推動電動車和混能車。在香港，我們的電動車政策分為3方面：增加市民和商業機構購入電動車的誘因、普及充電設施，以及全面實施生產者責任制。但是，這些措施是否足夠呢？

充電設施在香港的分布懸殊，新界數量特別少，只集中於九龍和香港，政府確實需要大力推動才可做到。如果我沒有記錯，內地一個名為太原市的地方，在政府的努力推動下，現時市內已經有8,000多輛電動車運作。

當其他地方積極邁向全電動車時代，擁有前瞻性政策目標時，香港卻仍然在小修小補。政府以往不是沒有做實事，也曾提出豁免電動車首次登記稅，以稅務誘因鼓勵市民購買電動車而非燃油車，這亦是減低路邊空氣污染的重要一步。

所以，現時有很多聲音也要求政府提高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的寬免上限，或提供其他經濟優惠，使電動私家車價格能夠為一般市民所能負擔，同時可與同類型燃油車保持競爭力，這才能夠達到政府政策的最終目標，就是以電動車全面取代燃油車。這目標聽起來好像很遙遠，但我剛才也指出，其他城市和國家現正努力做好這件事，但我們今天仍然在討論一些不着邊際的政策。請大家留意，在全港181間油站中，有28間油站的用地將會在今年進行招標，政府應該把握機會，在未來的招標計劃中訂下條款和優惠，要求油站必須提供快速充電設施——必須是快速充電——為電動車注入動力。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在政府物業、公營房屋停車場、路旁泊車位和公共停車場等地方添置電動車充電設施，以起帶頭作用，最低限度應該由政府停車場開始做起。

政府有更多堅實的政策，我謹此陳辭。

但是，當中有3個關鍵，第一是電動車科技，例如續航力；第二是社會配套，例如充電位；第三是售價，包括稅項。

政府能最直接參與、最快見效的做法，就是稅務安排。對於梁繼昌議員建議恢復全數豁免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我有所保留。

要達到這目標，唯有大幅增加燃油車稅款，但這在政治上並不可行。

所以，我正在研究一個做法，但不知政府是否有興趣考慮。

事實上，究竟它與我們現時所說的兩個針對目標：第一個是減低碳排放，第二個是減少空氣污染，是否對題呢？我認為是存在疑問的。

我剛才聽到梁耀忠議員的發言，其實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電動車能否令整體減少碳排放，是要視乎能源、源頭的比例，組合的形式。

當然，現時特區政府說未來的減碳方向，都是從能源組合出發，它現在增加天然氣比例，應該也做到少許效果。不過，如離開以可再生能源發電，我們便會相差很遠。

所以，在減碳方面，或許有些人駕駛電能車時自我感良好，但對於整體減碳效果，其實歸根究底都是關乎政府的可再生能源政策而定。第二，有很多同事已說過，如果我們要電能車普及，政府便要做多些工作，而想減少空氣污染，我們便真的要對焦，而且焦點要放在商用車及公共交通工具上。我在網上看到另一項研究，有同事提到挪威，當地有很多電能車，十分先進。但是，當電能車的銷售增加時，其實同一時間也令其國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比例減低——這個數字，我也不知道是否應該相信——減低了80%，可能因為當地人少。即是說，如果沒有一個想法，遏抑整體個人擁有私家車的數目，便可能得不償失。因為實際上，我們要真正推廣電動車，從而令空氣污染得到紓緩的方式，便應推廣公共交通工具及商用車採用電動車。所以，即使要主力推廣，我贊成容海恩議員及何君堯議員的修正案所述，有關公共交通車輛及的士方面的建議。

理由很簡單，其實政府有更多主動推廣出行的方法，例如剛才有同事提到單車、公共交通工具。我沒有駕駛執照，以致我每天都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及踏單車，我看不到政府有任何稅務優惠鼓勵我的這種行為，但它卻集中鼓勵可以買得起私家車的人不要買汽油車，而轉買電能車。政府認為這樣對香港整體——剛才所說的——減碳及空氣污染問題可以得到處理。

首先，關於電動車或談及關於推廣電動車輛的普及化問題，我認為最終最環保、最有效益及最有效率的討論重點，必然是倚賴公共交通工具。就這一點，剛才朱凱廸議員發言時也有很大篇幅提及過。在我還沒提出我所理解的，或當中一些涉及交通規劃的想法前，我想先指出關於電動車的普及化問題。我聽了整個早上大家討論的重點，焦點似乎放在稅項或經濟的策略上比較多。但事實上，關於經濟策略上的焦點，我認為現時討論的方向，不論是減稅或首次登記稅的相關討論，我個人不會太關心。

再進一步的是，香港政府有沒有想過，香港的道路規劃是很落伍的呢？

所以，代理主席，我的立場很簡單：我認為關於電動車普及化方面，焦點不應該只放在經濟角度上考慮，實際上應是文化和思想上的突破，謝謝。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我在這裏當然不會否定政府過去數年所推行，關於改善路邊空氣質素的措施，包括石油氣的士、老舊柴油車的更換、柴油車的禁售，以及提高進口汽車廢氣排放的要求。

我想在這裏強調，政府其實已有所謂的鼓勵措施，但到目前為止，也並非全部的樓宇安裝了充電設施，為甚麼？

易志明議員，我提醒你，你應在這5分鐘的發言時間集中就多位議員的修正案表達意見，稍後你還有時間就局長及議員的發言答辯。
好的，多謝代理主席的提點，今天總共有8位議員就我這項議案作出修訂，這些修正案大部分均是加入更具體的意見，與原議案沒有甚麼抵觸，但我想對以下數項修正案，作簡單回應。梁繼昌議員的修正案中建議修改《建築物條例》的相關條文中，只建議設定一個指定的百分比的車位，這方面我剛才已解釋，今時今日也設有一個百分比，亦有鼓勵的措施，但仍未能達到全面安裝充電設施，所以，為甚麼我提出要有百分之一百的強制性措施，因為剛才陳健波議員也說了，如果今天不提供電力設施，日後電力供應不足夠時才想加設，已是相當困難了。此外，關於廢汽車電池的問題，梁繼昌議員將我的建議收窄至只針對電動車，但我認為不夠全面，因為我在開場發言時已指出，我們今天已經面對廢舊汽車電池需要處理的問題，我們若不在今天開始處理，而是待電動車產生問題時才處理，情況只會更為惡化。對於恢復全數豁免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方面，我也聽到有多位議員支持我的看法，即是沒有需要全面恢復的，但是可以相對地提升優惠，以鼓勵更多市民購買電動車。

所以，如果政府將這上限調低，便會迫使那些供應商引進一些較為廉價或新型號的電動車來香港。我大約於數月前到訪德國視察，他們有一輛4座位的新型號電動車將於今年下半年推出市場，他們告訴我這電動車的售價將會是16,000歐羅，換言之，車價大約是160,000港元，連同運送至香港的運費和銷售商的利潤，我相信這價格必然能享受政府今天所提供的97,500元的全數免稅額。此外，關於許智峯議員的修正案，他提議就全面淘汰燃油車定下目標年份，這建議我絕對有所保留，因為大家今天也聽到很多朋友說，各國政府都只是訂定禁售燃油車的目標而已，而不是禁止人們使用燃油車，這是很大的分別。我亦懷疑這可能與《基本法》第六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有所衝突和矛盾。我在這裏再次感謝今天28位議員就這項議案發表不同的意見，希望政府能夠聽取及盡快提出新方向、政策及措施，令香港的電動車能夠盡快普及化。

局長發言接近30分鐘作出回應後，我現在請梁繼昌議員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易志明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推動電動車普及化"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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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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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命令若稍後就"推動電動車普及化"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莫乃光議員就經梁繼昌議員修正的易志明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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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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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保留我原修正案的第一點，檢視香港環保車輛的發展策略，以及第六點，因應其對科研及創科發展的大力推動等部分建議，這亦是我原修正案的中心建議內容，我剛才在主體發言時已經解釋過，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盧偉國議員就經梁繼昌議員及莫乃光議員修正的易志明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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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

容海恩議員，由於梁繼昌議員、莫乃光議員及盧偉國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梁繼昌議員、莫乃光議員及盧偉國議員修正的易志明議員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容海恩議員就經梁繼昌議員、莫乃光議員及盧偉國議員修正的易志明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陳克勤議員，由於梁繼昌議員、莫乃光議員、盧偉國議員及容海恩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梁繼昌議員、莫乃光議員、盧偉國議員及容海恩議員修正的易志明議員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克勤議員就經梁繼昌議員、莫乃光議員、盧偉國議員及容海恩議員修正的易志明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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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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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淑莊議員就經梁繼昌議員、莫乃光議員、盧偉國議員、容海恩議員及陳克勤議員修正的易志明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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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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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再解釋一下，政府今天已經有一些鼓勵措施，但不是取得100%成效。

電動車普及化後，燃油車會減少，油站也自然會減少，燃油車車主要入油便會很困難，被迫支持朱凱廸議員的建議，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踏單車，因為他們沒有選擇，所以我希望政府再認真審視我這項建議。

我感謝28位議員踴躍發言，給予政府很多意見。我們希望政府能夠......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易志明議員動議的議案，經梁繼昌議員、莫乃光議員、盧偉國議員、容海恩議員、陳克勤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本會現在進行"設立警員操守資料庫"的議案辯論。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請你繼續發言。

首先，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曾經指出，國家是一個宣稱壟斷了正當使用暴力以維持治安，並能夠付諸實行的實體。撇開美國憲法賦予公民持槍權力不談，韋伯所描述的狀況，幾乎可以應用於所有主權國家或政府。國家或政府的確壟斷了武力或暴力，而政權是否有合理的統治基礎、是否以正當的方式使用其壟斷的武力，便成為當中的關鍵，亦為爭議所在。在有關爭議中，我們很籠統地談論專制政權和民主制度，當然這涉及背後的憲政或相關的制度。

就這部分，我會在第二部分加以描述。社會運動的抗爭以失敗告終，令特區政府、警隊和其支持者成王敗寇的心態日漸膨脹。所帶來的禍害，不限於於政治或社會運動方面，連警隊管治或內部似乎也出現失控的情況。

於是，2013年警務處的網站居然將棄保潛逃引發公憤的前總警司葛柏形容為含冤受屈的六七鎮暴英雄。

至於歷史上，1977年警廉衝突高峰時，有過千警員及家屬到廉署總部抗議並入內搗亂打人，知法犯法，形同兵變的惡行，警隊的網站卻竟然形容為溫和的遊行集會。

按這種做法，在警隊或部分成員及支持者的眼中，香港警隊似乎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不會犯上任何錯誤，任何質疑和批評會被視為對於警隊的侮辱，甚至要設立辱警罪，以堵塞悠悠之口。

新馬克斯理論家阿爾都塞認為專權政府控制人民的機器有兩大類：第一是意識形態的機器，主要是思想控制，簡單來說，是令人民甘願成為奴隸。第二是鎮壓的機器，即是說通過警察或軍隊進行暴力的控制。

因為有很多人會認為香港是法治社會，但我想引用這觀點來指出，香港是法治社會這觀點其實是謬誤。香港從來都是法管的社會，尤其是在殖民管治時，政府只是以開明專制來包裝出較良好的形象。舉例來說，港英年代其實通過意識形態的塑造，即我剛才提述阿爾都塞所指意識形態的機器，令香港警察成為香港或皇家香港警察的形象。但這形象在今天已經一掃而空，例如說警隊面對示威者的態度，甚至是普通生活上面對平民百姓的態度。當中的轉變只是再次告訴我們，其實香港所謂的法治，從頭到尾都只是謬誤，實際上政府用的是鎮壓的機器，即我剛才提到阿爾都塞所說，一個政權如何維持社會秩序的另一個方法。不過，政府只是利用比較開明，或比較漂亮的包裝來維持其所謂的正當性。

說回香港的情況，為甚麼我會提出關於"設立警員操守資料庫"的議案？

直至六七暴動，警方的鎮壓才令本來不得人心的警隊，因為面對當時的左派或"左仔"，其形象才開始略有改善。到1970年代，麥理浩來港準備整頓香港的管治，成立廉署，當年警隊人人自危。1977年，正如我剛才提到，更有警員衝進廉署總部搗亂，迫使政府讓步，最後是利用不再追究的形式來處理，即歷史上所謂"警廉衝突"。在發生警廉衝突事件後，大家在管治上達成妥協，警隊在廉署成立前涉及的貪污案件不再展開調查，而往後的案件，大家則按《廉政公署條例》作出一系列的改善。由1970年代開始，至1980年代、1990年代，警隊的貪腐行為逐漸大減，形象不斷改善。在1980年代、1990年代更可稱為警隊威猛的高峰期，因為當時中國大陸很多"省港旗兵"或"大圈仔"來港犯案，涉及很多大型搶劫罪行。但由於巡邏的警員不足，於是為警隊塑造出一個奮身抗賊及保護香港市民的形象，大受香港市民的尊敬。當時香港的流行媒體亦出現很多關於警察的作品，當中，無綫電視播放很多關於警察的電視劇，均是大家耳熟能詳，受到很多香港市民歡迎。

主席，我希望你了解設立警員操守資料庫不是單純的單一措施，我開始發言時希望能夠將討論擴闊至關於香港發展或香港管治的範疇。我會很快進入你認為的相關主題。意識形態的控制令香港警隊的形象改變，亦令香港警隊慢慢能與香港市民接觸，香港市民不再懼怕香港警隊。警察公共關係科，或後來設立的投訴制度，令香港人覺得，原來香港的警察不再是俗稱的"差佬"，而真的變成皇家香港警察。

可惜的是，在2014年至2016年，這一切完全被揭破。正如我剛才所說，現時香港政府似乎是有恃無恐，不太着重警隊的形象。

所帶來的禍害是，在2017年1月左右，當時的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曾發出公開信，認為市民大眾近年對於警隊執法或形象的批評，是將警察和罪犯混為一談，居心叵測，認為"聖人難免有少錯"，並保證警隊嚴守紀律。

但事實及數據告訴我們，對警隊的批評不是我們憑空捏造。

由2016年年底或2017年年初開始，由於坊間對警隊的批評較多，於是警隊開始慢慢在紀律上收斂。不過，我想指出有關警員犯罪的數字。

而在這2個月，每個月亦大概有3宗。

但問題是，我們的特首、公務員的首長，或高層的管理團隊，似乎不太明白原來香港法治的形象只是一個包裝。

但我們不明白原來這些就是法治的形象，就是香港曾經經營建立的法治形象。同樣地，香港皇家警察，"皇家"二字並不是單純的命名，而是背後有很大的含義。

當中的信任，在一個民主的社會，是理應體現在主權在民的原則，但可惜，香港制度並非如此。

涂謹申議員要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請涂謹申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修正鄭松泰議員的議案。主席，在我預備發言的時候，我和助手都希望了解鄭議員的原議案的背景或前提。

主席，我剛才很用心聆聽鄭議員的解釋，資料庫存有警員干犯刑事罪行的資料，包括盜竊、風化、暴力、誣告及貪污等，但我還是有些疑惑。撇開涉及害群之馬、少數或多數警員的問題不說，究竟這些事件與鄭議員所說的前提及歷史有何關係？鄭議員是否認為，梁振英數年來放縱或懼怕警員，以及倚賴他們作為專制的工具，導致有些警員有恃無恐，甚至膽大至干犯刑事罪行，包括盜竊、風化及貪污等？

設立警員操守資料庫有甚麼問題？

我不會確定任何人對警隊有何看法，因為我對警隊也有一些看法。如果要我說，現時香港警察是徹頭徹尾的專政工具，他們掌握武力並成為暴力政府的幫兇或執行者，我未能這樣說。我只能說，在梁振英管治的數年間，香港曾發生重大衝突，政府對警察須保持政治中立及對警察的管束比較鬆懈，不像以往般嚴厲。

我擔心但我仍然不能說，警察是暴力的工具或專制的工具。

如果建制派同事不同意，認為必須支持警察，我奉勸他們，不要盲目支持警察。我們支持警察，因為我們希望社會穩定和有秩序，也希望警察士氣良好，能夠正確地執行法律和保障法治。如果我們盲目支持警察，最後的苦果便要由整個社會承擔，包括建制派支持者。

他一直以為執法人員不會濫權，而建制派絕對應該支持警察，因為他們代表中共政權掌管香港。但是，當建制派支持者成為暴力警察濫權的受害者，他才知道有需要合理地監察紀律部隊。

我們認為答案絕對是否定的。

我嘗試將我剛才15分鐘的發言，濃縮為簡短的解釋......
鄭松泰議員，你現在只可就修正案發言。請你就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發言，不要重複先前的論點。

我認為這是在政治制度有限制或有缺陷的情況下最為公開、公平和公正的做法。

事實上，警員可能知法犯法，甚至監守自盜。

再者，現時警隊有一個很基本的缺陷，就是假如警員犯事甚或違規，大眾其實無法知道警察內部......雖然當局表示會根據《警察通例》或本身的規例作出懲處，但我們從很多例子看見，當警員被法庭定罪後，仍然能夠獲得長俸。

所以，我認為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有不足之處。我希望設立警員操守資料庫，把監察警隊的權力交還給香港人，讓警隊面對公眾。